梁耀忠議員剛才引述不知梁國雄議員或是其他議員的說話，表示盈利100元要繳稅3元多，但我計算出來不是這樣子的，盈利100元，通過這條方程式乘20%是20元，再乘8.25%只有1.65元，即如果根據這條方程式來推算。所以，主席，我今節會針對第14J1條，討論究竟經修訂後，向飛機出租商和飛機租賃管理商徵稅8.25%的做法是否恰當。當局今次建議向飛機租賃管理商和飛機出租商提供的稅務優惠，稅率是8.25%，為一般稅率16.5%的一半。當局提出的理由是，愛爾蘭針對飛機租賃業的企業稅率是12.5%；新加坡更低至5%，因此，很多飛機租賃商均選擇落腳愛爾蘭和新加坡。當局認為，既然香港的稅率比這些地方高，政府便要進一步下調針對飛機出租商和飛機租賃管理商的稅率，至目前修正案提出的8.25%，希望吸引他們來港開設總部，以賺取稅收。政府說，這些原本不是我們口袋裏的錢，所以這個稅率的高低，並不是我們大贈送，而是賺到多少，便是多少。

當局認為，將稅率降至8.25%，便可以吸引飛機租賃商來港，可是，愛爾蘭和新加坡又會否坐以待斃呢？現時全世界十大龍頭的飛機租賃商，有5間設於愛爾蘭，並且管理6,000架飛機，佔全球55%。政府相當雄心壯志，認為最終可搶走18%市場份額，這是否假定別人會停下來，不會減稅或採取相應措施，以重奪領導地位呢？

如果成效不彰，是代表所訂稅率不夠低，還是其他配套措施不足，以致今天通過這項修正案，也無法達到政府的修法原意呢？

即在通過修正案3年、5年後如果看到市場環境改變、看到有成效或成效不彰，又會否再次提出修正案呢？我認為我的懷疑是合理的。

我沒有說這是壞先例或好先例，當然，當局說計完方程式後，即使少收一些，甚至補貼——正如我們通過亞投行的邏輯一樣——不要理會，總之長遠利益非常多，還有創造就業機會等間接再間接的利益，當局說完之後，大家只有相信。我們看回一些實際數字，其實飛機租賃業是一個頗賺錢的行業，當然，買一架飛機需要很大的投資。例如香港兩間上市的飛機租賃商，也是中國內地大財團的子公司，每年盈利高達10億元。

如外地希望爭取這塊"肉"而減稅以作競爭，那麼，政府是否要檢視香港所有新興行業、發展中行業或倒退中的行業，檢視因為其他地方的稅務優惠而處於困難的行業，並提供同樣的調節措施呢？

此外，我最後想特別提出一個問題。法案委員會報告顯示，委員其實也提出了一個很相關問題：一旦實施這個稅制，相關的環境及空運基建成本，會否超過吸引來香港發展飛機租賃業務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呢？

這方面已曾提及，即本來無一物，多一毛錢便一毛錢；但政府說"關於條例草案實施後將會在香港進行交易的飛機租賃業務中的飛機的擁有權，當局並無這方面的資料"，當然沒有，因為政府也不知道會吸引多少公司來香港註冊，他們會購買多少飛機或投放多少在香港。

政府接着說："如有飛機停靠香港，有關的飛機營運商須繳付機場費用"——當然不能免費——"此舉有助抵銷機場運作成本"，這是指日常運作成本，而不是我們又要因此增加一些基建或交通設施等的成本。

我可以回答海上貨運業一定會，船一定是下一步會做的。至於他提出的那條方程式，我則沒有研究，會令香港得益多少，而成本方面亦無法計算，所以政府只回答："在考慮應否為另一行業設立新稅務優惠制度時，會把有關行業的需要、對政府收入的影響及可為整個社會帶來的裨益等因素納入考慮之列"，這亦是答了等於沒有答。我今次問關於飛機租賃的問題政府也無法回答，只說下次就其他方面提出新措施時會再作計算，不過我的發言已有點離題了，我留待三讀有需要時再發言。

主席，我會就第4條所涉及的第14G和14I條發言。

讓我引用一些較早期的報告來說明當時特區政府的反應其實是十分大的。

因為如果我們不贊同政府的政策，即把飛機租賃服務和飛機租賃管理服務延伸至境內飛機租賃活動，我們便不會贊成第4、8及10條，而第4、8及10條就是為接下來新訂的第5A條而鋪路的。

主席，因為這樣就會提供多一個選擇，將來境內的飛機租賃公司或飛機租賃服務管理商可以選擇兩種評稅方式，一種是傳統透過折舊作出營利寬減；而第二種就是現時這個新稅務寬減方式。

政府經常叫我們向前看，不要故步自封，但就是由於我們向前看，便看到將來境內飛機租賃商可能賺取相當可觀的利潤。

所以，我並非說今次的修正案會立即讓某些人得益，但如果我們看2034年，即17年後，當中涉及17萬億港元，這便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可以產生的利潤是數以十億元計的。

所以，縱使我們同意《條例草案》提出的原意，即這個新的服務徵稅計劃，而且當時是不會影響在地或境內的飛機租賃活動。可是，今時不同往日，我們今天看到這項修正案已面目全非，修正案所說的已不單是境外飛機租賃商及飛機租賃管理商，而是涉及將來不知會有多少億元收入、盈利和利得稅會被"走數"，主席，觀乎這一點，我們是否應該要求政府在這件事情上向我們作更多解說呢？

主席，我認為今天應該要有財金官員出席，因為《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是關於稅務優惠的，而不只是飛機的問題。

但是，正如這次說的飛機租賃，是跨國企業或大企業才能從事的新行業，如果這種生意模式或稅務優惠政策發展得好，必定可以延展至其他不同的行業，吸引不同的新產業來港。實際上，昨天梁國雄議員提到一點，現時這項政策只吸引大企業和跨國企業，對香港的中小企有何得益呢？他所說的並非不正確，如果主要關心社會福利主義的議員都代我們討論中小企的議題，那麼我今天必定要站起來說說如何幫助中小企取得稅務優惠。主席，你代表工業界，你當時也提到，工業界曾經爭取甚麼呢？便是《稅務條例》第16E及39E條，即是香港企業在外地投資生產，那些生產設備的稅務優惠，政府不准許扣稅，甚麼都不准許，這些便真的與大部分中小企有關。

主席，你認為我說得太遙遠，不要緊，我很快便完結。

不知財務報表的內容便胡亂推猜帳目，指中小企少交稅款，這些我覺得不合理。

我不會再容忍你繞圈子。

關於一些政策的問題，本來在恢復二讀辯論時，我們也已一一作出解釋，不過有些議員仍就某些問題提出質疑，所以，主席，請你容許我很簡單地解釋。

同一段亦提及，在這20年間，香港可以逐漸在全球飛機租賃市場取得約18%的份額，這並非大膽的假設，而是有所依據，至於有關職位增加的估算，亦是有根據的。

我們當然明白，為飛機租賃業務所提出的特別稅務安排確是一項突破，我在二讀的總結發言時已提過這一點。第一，政府就飛機租賃業務作出一些稅務上的安排，以鼓勵這些活動進行，不等於香港會多了飛機升降，飛機升降量最主要視乎香港有多少客貨運的業務。香港國際機場並不會容許隨便用作停機場，香港國際機場的停機位是非常珍貴的，所以，每當有飛機載客或運貨到香港時，機場便要滿足客運和貨運方面的需要。

因為該等公司不可像從事境內飛機租賃活動的公司般享有折舊的免稅額，而政府部門不打算就折舊的問題作出改動，因此，政府認為需要透過其他方式，吸引該等公司在香港經營飛機租賃業務。

事實上，我記得在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和法案委員會會議上，稅務局的同事曾因應議員的提問而作出回應和解釋。

所以，在法案委員會上，政府的代表便曾告知委員，按照一些估計，實際稅率約為4%，並非如一些議員想象的只是略高於1%。當然有關的稅務計算比較複雜，我難以在這裏很簡單地闡述，但事實上，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們的同事已曾作出解釋。在我們最初提出為從事離岸飛機租賃活動的公司而設的特別稅務安排時，如從事境內飛機租賃活動的公司覺得不公平，一定會提出反對，但當時它們沒有反對，亦認為繼續按照原來的稅務安排，可以扣除折舊免稅額，並沒有分別。

當然，議員最終會問：政府是否改變了原來的安排和計劃？

倘若其視香港為設有損害性稅務措施的地區，這便可能會損害我們的形象，包括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正如一些議員所言，政府內部負責稅務政策的當然不獨是運輸及房屋局負責，還包括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就連財政司司長也有參與我們最後的討論和評估。

所以，我們到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後期才正式提出修訂，希望議員可以理解政府當時的處境。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4、8及10條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

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5A條，以在《稅務條例》第16條中引入反濫用條文，避免透過與有關連者進行的飛機租賃交易來達致稅務的套利。舉例來說，若某香港飛機營運商，即承租者向可根據新的稅務制度享有利得稅稅率寬減一半的有關連合資格飛機出租商，或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支付一筆費用，無論是否直接或透過中間人支付，該香港飛機營運商在計算其應評稅利潤時，可以扣減的款額，需參照該合資格飛機出租商或合資格飛機租賃管理商少付的稅款作出調整。主席，法案委員會支持上述的修正案，我謹此陳辭。

主席，正如我早前所說，早前所有修訂都是涉及《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的第5A條，該條很清楚是容許在本地經營的飛機租賃服務，包括飛機使用權或管理法團獲得稅務寬減。主席，如果你說魔鬼在細節，這就是最重要的。

飛機租賃服務與飛機航空公司是一門相當複雜業務，並涉及巨額金錢。很多市民或許不明白我們在說甚麼。

主席，我們現在向國泰航空或任何一間航空公司購買一張機票，我們想象稅款計算是很簡單的，公司賺取多少，就根據香港的《稅務條例》的利得稅稅率繳稅。殊不知不是這樣的，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因為很多航空公司已經沒有直接擁有飛機，只透過租賃服務獲得飛機以提供服務，當中服務所訂立的水平、簽訂的合約甚至背後的"金主"，我們很多時候都未必知道，甚至無從稽考。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由於這些公司很多是上市公司，或透過一些上市的方式，獲得某些資本，又或是上市公司作為飛機租賃公司，它無須透露誰人擁有那間公司，它只是代為管理。這正正開了一個先例，而我們最擔心的就是有公司利用這種方法，避免繳交正常的利得稅。

另一方面，由於一些國際協議的要求，包括經合組織的要求，香港要根據經合協定就BEPS的數個行動計劃，作出回應。然而，今次稅務寬減的做法可能對BEPS的要求，包括第5項、第6項、第13項及第14項行動計劃背道而馳。更恐怖的是，這些做法容許境內的飛機租賃服務或飛機租賃管理商獲得同等的稅務寬減，其實並不是《條例草案》的原意。我不想估計政府為何在最後階段才提出如此重大的修訂，如果從一個良好的意願，政府都不知道，只是恍然大悟、一言驚醒，被經合組織提醒後就立即修改。然而，更令我們擔心的是，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而是原來政府早有計劃或計算，得知《條例草案》為了應付或因應經合組織的要求，在《條例草案》審議較後階段始終會將稅務寬減伸延至境內的飛機租賃服務。

然而，我曾多次指出，這不應該是運輸及房屋局的事情。今次討論的是稅制，如果政府的評估，包括此服務帶來的影響、香港機場的使用、飛機升降等與該局是沒有一個直接關係的話，為何會是運輸及房屋局負責的範疇呢？難道修改稅制及發動或進行有關辯論的時候，不應是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甚至財政司司長作出的嗎？

當然，他講話的對象不是香港人，而是國內的一些行業，當時是2013年12月，他身處天津。然而，我相信特區政府再加上現時的"689"政府——我說的不是局長——有很多人唯恐不及，聽到李克強總理這樣的提示還不醒目嗎？知道有錢會流進香港，或中國內地的一些團體、公司或個人希望透過此行業，增加一些財政上的投資。表面上是沒有所謂的，有人來香港投資，當然是求之不得，對嗎？不過，世界上有些錢可以見光，有些錢卻是見不得光的，如果有人希望透過融資安排、互相控制的業務安排，甚至將一些"黑錢"變"白錢"，其實飛機租賃是一個很好的途徑。因為無須審查金錢來源，只要投資一筆錢到公司，由它代買飛機出租，便可以賺取固定收入，而且在利息這麼低的時候，還可以有8厘，甚至10厘回報，相當厲害、相當吸引。再者，可以把那些不知從何而來的錢變成"白錢"，清清楚楚地存放在一間飛機租賃公司內。

很多時踏出第一步，往後會後患無窮，我剛才列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開了飛機租賃這個先例，接着船隻又怎樣呢？大家可以看到，自由黨的鍾國斌議員已經明言，為何當局可以對一些中小企如此刻薄，不予理會呢？

為何租飛機可以獲得特殊安排，是否因為李克強說完之後，特區政府便要唯恐不及的跟尾，樣樣做足呢？如果有多一位國家領導人說其他話，是否我們屆時又要跟隨北風擺呢？北風可能叫我們提供其他稅務優惠，我們又要跟着走嗎？"一國兩制"不是這樣走的，而且根據《基本法》，我們有責任維持香港的財政穩健，這些均是重要的。過去20年，我們看到一個令人憂慮的現象，便是香港的資本來源越來越單一化，而投資項目來源也越來越單一化，當中有兩個風險。第一，當內地資金有一天用盡，我們便失去資金來源；第二，由於市場已適應單一的投資來源，對於其他的市場投資者已經失去競爭能力，這並不是可喜可賀的。此外，由於一些古怪、甚至好像這些特殊的稅務安排，令很多投資者認為特區政府不但沒有公平地對待每一個行業，更對一些特殊行業，對國家領導人提及的行業作出另類安排。如果我是營商的，又不屬於這些行業，我自會找出路。香港如果淪落到這個地步，並非香港之福。所以，為何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多個辯論場合中指出，政府應該對稅制的影響，對香港日後的稅務收益的長遠影響作更多的解說，不過，很可惜，不管我如何呼喊，陳家強、陳茂波等官員也不會返回會議廳。在立法會這種組成情況下，我相信《條例草案》很快便會獲得通過。但是，受苦的不僅是個別受到正面歧視的行業，而是香港所有人，因為稅制影響的不是一個單一對象，而是遍及所有因為稅收減少而受影響的各項服務，不論是教育、房屋、醫療、社會福利等，也隨時因為這些稅務安排而失去主要的稅收來源，導致終有一天入不敷支，財政不穩健。屆時特區政府又會大聲說沒有錢，所以甚麼也不會做，甚麼全民退保、標準工時等也可以繼續推卻，便是因為財政不穩健。不過，種下禍根的，可能便是因為我們今天同意這個安排，我不是說這種特殊的安排，明天一定會帶來官商勾結，甚至"洗黑錢"的活動，但畢竟一些沒有周詳考慮的稅務政策，會令我們難以翻身。所以，在如此不明朗的情況下，如果我們每一步也依隨國內的領導人，每一步也依隨中國的發展，包括發展中國日益膨脹的飛機租賃服務，我們有否細想一下，我們是否"跟車"太貼？正如陳佐洱所說的，"跟車"太貼之後車毀人亡，沒有人會可憐，因為這些長遠影響香港財政的安排只是為了少數既得利益者開門。我們要記得這一天，因為該安排影響的不單是大財閥，令錢只集中大財閥身上，正如有錢可以開飛機租賃公司的李嘉誠等人，但受害的人更多。我謹此陳辭。

首先，我根據《議事規則》第83A條申報，我是本地航空公司的受聘員工。

我本身並不具有財金背景，亦非飛機租賃業務背景的專長人士。不過，我始終是屬於航空界的人士，所以有些誤會想跟大家解釋清楚，而這亦會直接影響這次法例修訂工作。

例如有同事指大陸航空公司可在香港上市，然後把飛機租給自己，從中取利，這是通過是項修正案後可做到的事情。

並不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就是在香港營運。若要在香港營運，必須取得民航處發出的航空營運許可證。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唯獨有一點我反覆研究良久，那就是何謂"有關連者"？

就此我找不到"有關連者"的確切意思，除了第14G條略有說明之外，我不肯定其定義為何。所以，我希望局長稍後發言時可就我剛才提出的問題，解釋一下何謂"有關連者"，以及如何確保不會被人濫用相關條文。最後，我重申若在《條例草案》二讀時予以支持，在沒有這些修正案的情況下，剛才所說對國內航空公司有利的安排，其實已經可以做到。我必須重申一點，在香港上市的航空公司，並不代表其在香港的業務可以受惠，因為剛才已很清楚說明，若要被界定為香港業務，必須在香港領有航空營運許可證，這正是捷星航空當天希望取得卻得不到的東西。

當我們討論到第5A條時，最重要的就是第53條中，建議加入第151n條，說明有關法團在香港經營的業務，包括第i及節，即是"i將某飛機的使用權批予另一人......，即使該飛機是於香港境外使用亦然；或管理某個經營飛機業務的法團，或管理某飛機業務，即使有關飛機是於香港境外使用亦然。

當政府提出新修訂，它便有責任再作充分諮詢。

就此，我可能也有失職，我作為法案委員會委員，也沒有要求就此事項重新諮詢，使更多其他議員可以加入，我對此表示歉意。

主席，我們現時是一個特區，很多事情是特事特辦的，有很多事情也可以在國內巨大的影響力下特事特辦。我們不斷修改上市規則，近日港交所甚至要推出一個新興的上市交易平台，就是要對準大陸的新興資訊科技產業。就是因為如此一個理由，便可以把之前所有行之有效，我們緊抱的財金政策拋諸腦後，這便是我們所擔憂的地方。就此，其實所有文件也是指示一個方向，就是中國大陸這6,000架新飛機在未來20年需要的服務。而巧合地，現時有最少三分之一的飛機業務是透過飛機租賃進行的，這說明了甚麼呢？

但實際上，我們在這20年間，不斷看到政策改變，看到是想更加迎合單一市場，即着眼國內大量的資本。就是為了取得這些錢和資本，便改變我們的監管架構和方向，這才是令我們擔心的地方，也是政府今天需要回應的質疑。

因為，在新訂的第5A條中，當它提出何謂本地飛機租賃時，其實我們是在說不同的事情。任何法團只要在香港根據相關的註冊條例註冊，便是香港的法團。主席，即是說國內數以百億元計的資本，不論是想進行飛機租賃或其他服務，只要去到公司註冊處，經過相關條例註冊，它就是香港本地公司，是毫不困難的。

主席，我說明這些，並非只是擔心那些所謂有形利益。所謂有形利益，或許正如政府所說，在20年間收取100億元，每年5億元。但說到無形的損失，如果我們要扭曲我們的政府政策、財政收入、稅制，以至將來可能的監管制度，那些便是香港想追也追不回來，永遠也不能再追回來的損失。當我們今天仍可與倫敦及紐約相提並論，希望成為"紐倫港"，成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時候，我們有沒有看到我們面對的風險，就是我們一直被一些不同的新經濟活動——來自中國的經濟活動——左右我們的方向。包括我們的稅制，正如今天正在辯論的稅務優惠，原來最終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原來得益的並非簡簡單單的本地人，試問又有多少本地公司和本地人有這樣的能力參與飛機租賃服務？當然不會多，有錢如李嘉誠或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相比於大陸的6,000架飛機只是九牛一毛，有60架飛機的只能靠邊站，因為大陸有6,000架。我們並非要反對政府改變現行稅制。以今次而言，主席，加入第5A條，把《條例草案》的範圍，由原本只涵蓋境外飛機租賃公司，強行變成涵蓋本地的飛機租賃公司，這是很大的分別。

可是，我們放棄的是我們無法買回來的制度......

主席，使用權涉及的公司，亦即我一直多次提及可以在本地註冊的國內公司，這個法團是指可以在香港註冊的國內的法團，這與第151n條相聯繫，因為《條例草案》並沒有清楚排除任何地方的資本透過香港《公司條例》，註冊成為法團或受益人。我覺得我有責任指出這一點，讓所有議員在投票支持或反對這項修訂時，知道正在做甚麼。主席，正如我在發言開始時指出，這項《條例草案》在未經加入第5A條時的爭議比較少，因為未經加入第5A條的《條例草案》只涵蓋純粹境外公司。

當我們只看着蠅頭小利時，我不希望我們喪失的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當很多人把香港評定為一個最具競爭力或最具經濟動力的地方時，我們不應只看着這些資金來源，我相信維護良好的法制、良好的管治制度、清晰透明的稅制和拒絕"黑金"，都是我們由始至終的目的。

當然，局長表示不會出現這情況，因為政府提出這項稅制改變前，已做了很多工夫和預測。

所以，政府容許的稅制改變與《條例草案》的原意不同，其原意是向境外的營運機構提供稅務優惠，現在則改為境內的營運機構也可同樣受惠，這改變所帶來的影響，其實政府有否深究呢？政府有否研究並分析這改變所帶來的影響有多大呢？

這是我最擔心的問題。

因為它是針對飛機營運商及有關連的飛機出租商或租賃管理商作出的避稅安排，如果沒有第5A條，即是說如果它支付給一間有關連的飛機出租商後，如果該出租商又可以在我們建議的稅務安排下獲得半額稅務寬免，而這間香港航空公司本身又可以透過其他安排，得到租金全數扣減，當中就會出現避稅的可能性。所以，加入這項條文，正正可以杜絕這空間，便與議員剛才所針對的問題沒有關係。當然，議員針對的問題，根本上在之前多次辯論中亦已經提出過，他們基本上便是不支持有關稅務安排，就此，我便是難以說服他們的，因為我們已經清楚指明有關稅務安排的目的為何。

此外，有關內容並非停在這裏，在第2款中亦特別就第1款提到的有關連者、相聯法團及相聯者的定義再作進一步的說明。主席，我在此便不詳細說了，但確實是有一些相當清晰的表述，而它正正是要說清楚這一點，不想將來某些公司會利用與它有關連的人士或機構，通過某些行為作出避稅行為。主席，我還想回應一點，有議員認為凡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就可能會利用《條例草案》避稅。

如果我們界定在香港進行的離岸飛機租賃活動，而又可以享用現時建議的特別稅務安排，當中也有一個前提，就是要確保這些活動是在香港實質地進行，包括出租商或管理商的中央管理及控制，以及產生合資格利潤的活動亦需要實質在香港進行，才可以得到稅務優惠。所以，屆時稅務局是會審視它們是否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聘請員工的情況、商業活動，例如評估飛機的投資、籌集資金、採購飛機及徵求租賃等，也是需要在香港進行。所以，亦等於它不可以單靠在香港成立一間空殼公司，然後便可以得到這些稅務優惠。主席，我謹此陳辭。

新訂的第5A條。
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5A條。

主席，《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為何會強人所難？要支持三讀，主席？因為事實上，《條例草案》假若獲得通過，便不單影響個別行業。事實上，任何稅務修訂條例的影響，不應被視為單一行業。雖然有些議員提出，過往曾經有稅制修訂是關乎一個行業，包括紅酒稅等。我不想說，當時其實都有很大爭議，我相信今天，作為醫生，我看到政府終於明白酒的禍害，因而進一步限制酒的售賣。當局已經知道有些政策表面上賺錢，實際上付出的代價很大。所以，主席，在三讀階段，究竟我們是否應該通過《條例草案》，視乎《條例草案》對於我們稍後稅務收入的影響有多少。稅務收入的影響有兩部分：一部分是一些應收而未收的稅，另一部分是《條例草案》內所指將來有可能增加的所謂"bonus"，即額外而不應該賺的錢。

因為正正是《條例草案》經過修改，而到了現時三讀的階段，已經面目全非，與原本提出的法案不同。這個不同沿於我們剛才通過的第5A條及較早前通過的第4、8及10條修正案，令《條例草案》涵蓋本地的飛機租賃服務及飛機租賃管理商。主席，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為三讀《條例草案》是否通過，往後的影響不單是飛機租賃服務，會否因此而開了大門，令其他一些相關，甚至某些資金......我舉例，因為我無法每次都引用法案委員會內所有資料，法案委員會的資料清楚指出，主席，這些錢不謀而合與國內飛機增加的數量及產生的金錢完全一樣。我們怎可能拒絕這個引誘，不去將這些討論與國內經濟活動相提並論？主席，如果決定三讀通過，是否等於將來如果有一些國家領導人，例如時任總理或現任總理李克強先生或其他國家經濟領導人，提醒香港人，他們稍後還有一些行業會發展，我們最好預備好。如果我們的稅制不太適合他們，不如修改一下，可能修改後，便能賺取巨額稅收。主席，我覺得我們有時要小心對待這些表面的錢。因為稅務的寬減，當我們一次又一次作出一些不具充分理據或沒有周全考慮的寬減時，引來很多詬病，或引來不同行業要求政府，利用這種原則去做，結果會很嚴重，特別當政府原來沒甚麼原則時。因為當局可以朝三暮四，告訴大家，對於某行業，它看不出有甚麼特別的好處和吸引力。政府為何不是有清晰計劃，除了飛機租賃以外，是否有其他行業可以引用，或利用這些時候告訴人，當局都可以預備開拓一些其他行業呢？

主席，在三讀後，更重要的是，這會否被視為香港基本財金政策的一個改變？因為任何政策，如果引用《基本法》的意思，就是"量入為出，財政穩健"。老實說，香港要靠自己，當我們不懂再生金蛋，即當我們沒有錢時，坦白說，實際上無人會可憐我們，亦不要寄望國家有錢打救我們，如果國家也自身難保的時候。所以，我們對稅務條文作出任何修訂時更應謹慎，要思前想後，不會出現重要缺失。主席，《條例草案》三讀後，正正打開一個缺口，而這個缺口告訴大家，在特區政府治下，是容許某些特定行業享有特別優待。

為甚麼稅務局或政府的稅務政策會這麼偏頗，會對某些人特別開恩、格外開恩，而對於本地一些中小企卻沒有做好體恤的安排呢？這些問題，我相信和希望政府在稍後回應時，除了張炳良局長回應外，也期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或下任局長會向我們多作解釋。由於這次稅務上的改變，在外國是有些根本的評語。主席，如果我說得不對，你可以打斷我，便是非政府組織樂施會發表了最新的報告，歐元區二十大最大規模的銀行，2015年有四分之一的盈利登記在避稅天堂盧森堡和愛爾蘭，兩地成為避稅首選。這二十大銀行在避稅天堂的盈利估計達250億歐元，佔這些銀行總盈利26%。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會否正正是樂施會報告中所說的，香港會在不久將來成為愛爾蘭和盧森堡以外，另一個避稅天堂，甚至重演2015年的歷史，被列入黑名單內？主席，我最擔心的不是個別行業，而是當《條例草案》三讀通過後，是否向全世界顯示了，原來香港有些政策是可以改變的？甚至一些重要的政策，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裏180度轉變？

主席，我相信一項合理的政策，應是長遠對香港有益，不論是財政收入、稅務收入，或有更無形的益處，例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信心，甚至在一些國際的評級機構中，能夠令香港繼續保持競爭力，使香港可以有法可依，維持透明管治，並繼續向前。

所以，主席，《條例草案》三讀通過是容易的，在1分鐘鐘聲後，我們便會決定這項《條例草案》是否獲得通過，但往後這項《條例草案》便會成為事實，納入香港的稅務政策中，而這些措施，我相信不容易，亦應是難以逆轉，今天政府可以向飛機租賃業務給予優越性，甚至可能是不理性地優越的安排，但他日政府發覺這些條例原來種下禍根時，要改變這些條例，或是所謂撥亂反正，都是難如登天。因為政府是難以將已改變的事實再更正，等於一艘大船轉了方向後，要駛過很多海哩後才能修正。

為甚麼沒有諮詢不受惠於這些稅務優惠的中小企業、航運業、機器租賃業呢？

我並非代表商界，也沒有資格代表商界，但我認為，作為政府，如果不能夠理直氣壯，向商界所有的持份者清楚解釋這些超乎常理的安排或重要的政策改變，是對不起他們。畢竟商界繳交了這麼多年的稅款，而我們是依靠這些稅款令香港不同的公共服務可以持續運作。我很希望政府能夠回應有關的種種質疑。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正如局長所說，我是那種從根本上反對《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的議員。

主席，在現時整項《條例草案》的討論中，有關想法就是我們要爭取生意，因為眼前有一宗生意很賺錢，我們看到愛爾蘭和新加坡賺錢賺得很高興，便想分一杯羹，這是主導了政府整個心態的重要想法。

在政府提交給本會的其中一份文件中，提到《條例草案》對公務員、競爭、環境、家庭、性別議題和生產力均沒有影響。

我認為政府並沒有說清楚這一點的，或者在文件上，其實它已經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做法對於環境的影響並非在香港本地出現，所以我們便可當作看不到。

我反對的理由，就是政府忽視了《條例草案》對環境帶來的影響。

而當生意做大後，航空公司的經營成本就會下降，政府的文件便指出整體航空業將會不斷擴張。所以，《條例草案》所促進的航空業發展，就是一個不斷向上及不斷橫向擴闊網絡的一種趨勢。

由於1944年的《國際民用航空公約》讓飛機燃油免稅，直至現時也是如此，所以今天的機票價格，根本便沒有反映出環境成本。按照國際民航組織在2007年發出的報告......主席，我要申述它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怎會是離題呢？因為，有關稅項會促進飛機租賃業發展，而這般行業的發展與全球航空業的膨脹有關。政府現時說《條例草案》並沒有為環境帶來影響，我想指出，現時全球航空業膨脹，正正是面對氣候變化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主席，現時沒有人去面對問題，歐盟說要推出碳稅，但航空業界，特別是一些大國不希望窒礙航空業發展，所以便換了另一套說法。現時國際民航組織便是使用紙老虎式的方法，以"國際航空碳抵消和減排計劃"交差。可是，主席，其實當中只有40%的飛機旅客將會受到規管，我們看到的趨勢很嚴重。

主席，環境局的官員不出席，它又如何可以從香港政府的環境角度思考問題呢？香港曾發表氣候變化報告......

主席，第二個我希望提出的觀點就是，正如我開首時所說，現在整個邏輯是一種國際競爭，爭奪生意的邏輯。而這個邏輯剛才也有議員提到，我想再跟進一點。過去，香港不時有報道有關離岸避稅天堂的新聞，例如巴拿馬文件揭發，原來我們的司長都有開離岸公司進行財務調整，我們不要說他避稅。

但是，現在反過來，這《條例草案》根本鼓勵這些公司不需要在香港運作，亦不需要跟香港市民或空間有實際關係，因為他們的飛機不需要停泊在這裏，而是四處飛行。即只是借香港的身份和我們的稅務制度，令他們享有較低的稅率，並且向外表示：我已繳納香港稅項，可以這樣做。

現在我們問，究竟我們做這件事的時候，除了金錢之外，有沒有其他目標呢？

然後，又正如陳志全議員所說的減價戰，而這個減價戰，完全配合國際跨國資本的流動，好像有些雀鳥在天空中飛來飛去，我們抓着其中一隻，便有好處。主席，這是一種很"離地"的想法，政府沒有實際地問清楚，一個這麼特別的政策，究竟背後是否有相關產業的想法作支持？

有沒有相關的教育政策支持？

主席，對我而言，香港最迫切的問題，如果就着這個環節來說，第一，就是氣候變化問題。究竟政府可否說服本會，這個稅務減免，會與全球減排配合，抑或不是？行業的蓬勃發展，會增加全球碳排放，從而令氣候變化惡化。政府必須說清楚，這項策施有否針對，不止是香港，更是全球面對的問題。第二，就是貧富懸殊的問題。現在堅尼系數是0.539。政府推出這個稅務特別安排，如果你要說服我或者香港市民的話，你便要告訴我們，是否有了這個稅務寬減後，香港市民，特別是一般基層市民，可以從中得到更好的生活，貧富懸殊是否可以得到紓緩呢？如果不是的話，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我們要脫離我們所謂的簡單低稅制，現在是政府要離開這個簡單低稅制。主席，政府現正將稅制複雜化，而這個複雜化的方向，跟我剛才說的兩個目標背道而馳。第一、這個方向沒有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第二、沒有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相反，將稅制複雜化，令跨國財團可以在香港，借香港的名義，不是借這個地方，而是借這個名義來......

如果我們要走這一步的話，將會好像同事所說，會產生一個不能夠收拾的漏洞。所以，我反對這項《條例草案》。

主席，我之前已申報，我是本地一家航空公司聘請的員工，但是，就着這條《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我是不應該有任何或間接的得益。我重申一點，我支持《條例草案》及所有相關修正案。

當然，他們會有一些提問，例如會否出現一些剛才不少議員提到的情況，即利用《條例草案》逃稅、避稅。

我想帶出一點，雖然我花了這麼多時間，但有些事情，我的確看漏了眼。多謝政府的提醒，讓我找回遺漏之處，釋除我其中一個最大的疑惑，就是相關人士的問題。主席，說來說去，我覺得當中存在一個誤會，我們先分清兩部分，一部分是租賃公司，另一部分是承租人，不論是航空公司還是營運者。我們要先搞清楚這兩部分。香港現行稅制不會阻止任何人在香港成立任何公司，而這項《條例草案》，不論有沒有，可能是剛才所說的最大爭議部分，就是政府提出了修改，關乎是否容許出租飛機予香港本地航空公司。

原因在於，當時的判決指，他們的業務或管理不是完全在香港。

同一道理，他們如喜歡在香港開設飛機租賃公司，我們阻止不了。正如我之前所說，香港現有公司的業務並非在香港。我必須重申，是並非在香港。

因此，對香港而言，我們本身付出的投資非常低。或者有人說，他們的職員來香港會租辦事處，我們當然明白，但是，這並不是一個大型的投資基建項目。

再深遠一點，香港經營這門生意，是否代表本港的環境沒有問題，卻令外國其他地方的碳排放等出現大問題？

這樣反而有靈活性，減低全球所需的飛機總數。如果懂得這樣理解的話，為何不是一件好事呢？如果飛機租賃繼續擴展下去，靈活性增加，某程度上有點類近大家經常說的"乘車共享車輛"概念。

所以，我要不厭其煩的指出此條例為何對香港利多於弊。

總括來說，正如我剛才所說，我支持此項《條例草案》及剛才所說的修正案。

主席，譚文豪議員剛才提出很多觀點，說明為何支持《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的三讀，我留意到有3個地方，值得再與他跟進一下。

我想指出，正正因為譚文豪議員徵詢的是業界，對於業界來說，我看不到《條例草案》會帶來任何傷害，為甚麼呢？

我真的認為他說得對，對業界來說，要找到一個反對理由，真是絕不容易，只有一個可能性，便是他剛才說直接僱用的1,600多人之中，究竟直接僱用的是本地人，還是從香港以外引入的專才呢？會否令他們的就業職位受到影響呢？

這是不公道、不公平的，為何只是就着某種產業這樣做，其他產業又不是這樣做呢？這才是問題所在。

第二，譚文豪議員說這是一個新產業，要有突破性的發展。不錯，香港當然需要多一些不同的競爭、不同的產業，以及多元化的經濟發展，這個大家不會反對的，因為事實上，如果在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再也沒有一些新產業，便會有危險性，為甚麼呢？因為香港目前的經濟屬泡沫經濟，太着重於金融、地產和服務性行業等，所以除了是泡沫經濟之外，還是依賴性經濟。如果其他國家經濟不景，香港便會首當其衝，金融、服務和旅遊行業均依賴其他地方的人前來，否則便無法發展，這是一個問題。所以，發展新產業是好事。

而且正如政府所說的，可以帶來就業職位的增加，有甚麼壞處呢？

但是，問題是當局如何促進這個產業呢？

此外，當我們說新產業的時候，這當然是一種嘗試，我剛才也問局長，如何預計成效可以一如理想呢？例如當年的郵輪碼頭方案，大家也認為是一種新發展，但很可惜，現時郵輪碼頭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原來要改變稅制，把一般的稅制改變。我們認為，即使改變稅制也不要緊，只要是公平、公正和合理，這是沒有所謂的，但問題是現在並不公平、公正，這才是另一問題。

過去一直以來，我們儲蓄了這麼多錢，有100多億元盈餘儲備，而我們的"財爺"怎樣做？

多年來，我們賺到這麼多錢，去了哪裏？

郵輪碼頭不是"大白象"工程嗎？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這是一項世界性的經濟活動，如果發展得好，人家怎會不來分一杯羹呢？

如果我們利誘成功，便變成是對手的失敗，是誰有損失？

同樣道理，如果看到香港成功，其他國家又不會考慮這件事嗎？

我們不知道將來如何發展？

我之前曾問政府，如何訂定基礎？它現在的估計一定能實現？我剛才形容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局長說不會這樣，稅務局已經做了很多工夫，把數據計算出來。

但是，最後，我們要賠上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就是稅制改變。我說過，稅制改變都不是一個最大問題，但這是否公平和合理呢？這是否普及，是否大家都同樣享有呢？

所以，我難以支持這種做法。雖然我不是反對飛機租賃業務，但對於這樣的稅制改革，我覺得很有問題，非常不公平，所以我不贊成。